主席，我動議我的議案。主席，今年1月底流感高峰期間，公立醫院病房爆滿，前線醫護人員面對龐大工作壓力，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向政府吶喊，要求叫停每天150個單程證。

我們必須正視問題根源，而這個問題與香港人口政策息息相關，因為香港新增人口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非本地出生的移民。很多香港市民認為香港的承載力已不能繼續承受額外非本地人口，市民要求改革移民及入境制度，令特區政府能重新掌握人口政策的自主權。今天辯論這個題目其實是及時的，我知道不同人士有很強烈的意見，有5位議員提出修正案，所以我呼籲各位同事藉此機會聆聽和回應香港人的訴求。主席，香港現在就如一艘嚴重超載的船，人太多，船會沉。我原議案提出7項建議，可以總括為三大方向："截龍"、審查和打擊造假。這3個方向綜合了其他議員同事、學者、民間團體曾提出的意見，亦參考了立法會資料研究組的報告，務求實事求是地為香港人口規劃尋找出路。首先是"截龍"，這是指不能永無止境大量輸入移民，前提是要得到完整審批權。現時單程證制度的問題是整個審批過程由內地各省市公安部門負責，除了需要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者外，其他單程證人士是否符合資格，是由內地決定，香港被動接收他們入境。香港一直沒有清晰的人口政策指標，更別說有完全的執行能力，加上內地計分制度不設品格、醫療及財務條件，所以有嚴重刑事紀錄的人也可以透過單程證制度移居香港。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完全不及內地省市對外來人口戶籍的控制。

2016年河北政法委員張越被揭發每年販賣單程證每張價格高達150萬港元至200萬港元。入境事務處在2018年9月公布打擊跨境假結婚犯罪集團，該集團最少處理了66宗假結婚，向內地人收取7萬港元至10萬港元手續費，涉及的金額大約是570萬元人民幣。販賣單程證現象反映單程證變質為內地人免經濟審批移民的捷徑，現時制度不考慮申請人經濟背景。在特區政府不行使審批權的情況下，內地犯罪集團和貪官取而代之，經營一盤奇貨可居的生意，結果是有錢就會快有單程證。因此，我原議案首3項建議包括香港要行使完整審批權，加入與受養人制度看齊的品格及財務審批條款，以期阻止非法中介謀利，這可令內地對單程證的需求減少，繼而有空間把配額由每天150個減至75個，做到"截龍"的效果。行使審批權和打擊造假，可令政府主動調節，與香港本土承載力互相適應，令香港的公共資源分配可以按港人優先原則，回應香港市民的需要。主席，事實上在20年前，即1999年，已有22名港區人大代表聯署要求內地容許香港參與單程證審批權；2002年首任特首董建華亦向中央提出減少單程證配額的要求，因此取回完整審批權的訴求絕非新鮮事物，早有先例。在現時的單程證制度下，內地居民移居香港後會被取消中國戶籍。我在原議案的第四點提出研究"返回機制"，因為現時的情況是合法的中港跨境婚姻，雙方居港一段時間後，如果發現生活不符原先期望，甚至出現與經濟狀況、年齡差距、居住環境和文化差異相關的矛盾，在沒有"返回機制"的情況下，他們便有機會長期陷入困境，更差的是會發生家庭悲劇。即使最終和平離婚收場，雙方自身和需要照顧的親屬也會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特別是離婚後失去公共租住房屋的香港永久居民，生活水平會下滑，甚至長期貧窮。家庭離散後，他們的基本生活權利依然得不到保障。"返回機制"便可以讓中港跨境婚姻家庭有足夠時間，考慮香港是否他們團聚和定居的終點，"返回機制"可以讓他們有多一個選擇。如果有頗大比例的家庭選擇在中國大陸落戶，這樣也可以疏導香港的人口，所以"返回機制"與"截龍"的做法相輔相成。主席，至於審查和打擊造假，我們要為香港的公共資源把關。以資助房屋為例，香港市民質疑部分的新來港人士，在香港境外持有物業資產，卻又獲分配公屋。近日有傳媒報道，指過去3年，房屋署接獲50宗個案，涉及隱瞞擁有境外物業，但只有4宗能夠成功檢控並定罪，定罪的比例極低。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亦指出，房署曾研究審查申請人的境外資產，但一直也沒有辦法執行，他認為大陸及海外機構未必配合調查，黃遠輝亦認為，如新來港人士蓄意隱瞞境外資產，房署或許沒有辦法查出，形成審查的漏洞。主席，除了隱瞞和提供假資料，非本地人士還透過假結婚及偽造文書等欺詐方式，從而獲得香港居留權和社會福利。於2013年至2017年間，入境處共就2,744宗懷疑假結婚個案展開調查，共有5,208人被捕，而當中606人被成功檢控和定罪。入境處曾答覆立法會，有關涉及假結婚的非本地居民，多為大陸居民。主席，我的議案亦要求加強各類輸入人才計劃的審查，並檢討配額。近年平均超過5萬人透過3個主要人才入境計劃，獲准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每年更有3,000人至4,000人取得居留權。有關數字有加快上升的趨勢，而輸入人才計劃的漏洞，便是有人利用虛假學歷和專業資格作申請。前年，即2017年，有傳媒揭發大陸移民公司協助"假專才"來港，保安局於去年10月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2014年至2018年9月，入境處就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曾調查12宗懷疑提交失實資料，或作虛假陳述的申請個案，全部申請最終遭到終止，入境處亦對當中9宗個案進行刑事調查。故此，我在議案中的第五點至第七點指出，要進一步堵塞漏洞。對於假結婚，政府可以參考英國的做法，如果懷疑非本地人士假結婚，可延期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讓政府部門有更多時間進行調查、執法、拒絕結婚申請。至於"假專才"、假資歷及隱瞞境外資產，香港特區政府更應成立跨部門的調查小組，在全球層面參與反欺詐活動，加強資訊互通和配合調查，並要加緊核實證明文件是否真確，以及獲得境外資產的資料。主席，香港現時就如一艘嚴重超載的船，人太多、船會沉。面對人口增長令我們公共服務的承載力達至上限時，"截龍"、審查和打擊造假，三者缺一不可。既要行使審批權、檢討配額、防止不法分子濫用制度的漏洞，亦要把不同國籍申請人的審批條件看齊，這才是真正公平對待來自不同原居地的移民申請人。主席，大家是否知道今天剛巧是"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我很清楚知道討論移民政策容易引起爭議，社會輿論亦容易將對政策的不滿和對人的不滿混淆。雖然現實世界中，我們很難完完全全分清楚政策和人，但不論政府、特首、議員，或民間團體，也應盡量把討論集中在政策層面而非人。主席，一個地方不論有多開放，也不可能接收來自全國、全球的新移民。即使講求人權的國家，例如歐洲聯盟，對家庭移民的申請，也有住所、醫療保險及經濟能力的要求。所以，制訂移民政策本身並不會構成歧視，相反，制訂合理、符合香港本土期望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這才能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和仇恨。改革移民和入境政策就是為人口政策把關，減慢人口增長速度，香港才可以有空間做好民生長遠規劃，畢竟人太多、船會沉。主席，我謹此陳辭。

在"林鄭"上台做香港特首後，我有機會跟她面對面、單對單討論單程證問題。她當時已經答稱："有關政策行之有效，我看不到有甚麼需要改變。"所以，如果李家超今天在這裏說，特區政府無意改變單程證制度，我一點也不意外。

陳健民教授有一句名句，就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民"。

"我們父母上一代是難民，他們受到迫害，被批小資本主義，唯有離鄉背井。

我在大學教一個科目，最近我問一班接近100人的大學生："香港現時有3個大議題：《國歌法》、《逃犯條例》的修訂，以及單程證。你認為哪一項對你衝擊最大，對你未來最有影響呢？"幾乎全部大學生都回答是單程證問題，因為這問題直接影響他們，不論是就學或就業，他們都覺得是被壓迫的一群。持單程證的人來香港後，他們也需要有生活空間。我暫且不說醫療、房屋、教育等社福問題，他們需要有生活空間，就是需要土地。

如果沒有這些湧進來的人口，我們是否可以對香港的納稅人公道一點，不需要有東大嶼人工島填海這回事呢？我想說一說有關單程證的幾個弔詭迷思。說來說去，來港的移民是否應該經過資產審查？

但是，對不起，單程證申請人不需要財力和資產審查，海外人士的才需要。不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這些政治語言，合用的時候，便說單程證申請人是在一國之內遷徙，不是移民；有需要的時候，便說這些人是移民，大家千萬不要歧視他們。但是，台灣人又如何，一時說他們是中國一部分，一時說他們是海外人士。另一方面，沒有人會反對家庭團聚，但香港負荷不了，怎麼辦呢？很多人說，要家庭團聚為何不回大灣區？政府每天叫香港人到大灣區生活、工作，那麼何不順便團聚？不是，政府另一的說法是："記住，香港現時已經是大灣區了。政府一方面提倡港人到大灣區，但在另一場合，卻說大灣區已經包括香港在內，所以到大灣區團聚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這是否厚顏得不能想象？

人家自由戀愛結婚，沒有理由不准其配偶來港，不論男或女，那便來港，沒有問題。

大家要明白，假設我申請了配偶來港，7年之後他/她便申請其父母來港，而其父母在7年後又可以申請其他子女來港，其他子女又可以在7年之後再申請。在20年來，103萬的人口便是這樣"無限loop"地來港。這個問題對香港政府而言，是看不到、聽不到、說不到的，明明有一隻大白象在房間，但大家當作無事發生，不用害怕，這對香港人絕對不公道。香港政府說，假結婚的個案只有千宗，不算太多，定罪只有數百人，不用擔心假結婚的問題；不是說沒有，但不是太多。你查不到不等於不存在。有律師跟我說，請我放心辯論單程證的問題，因為他在地區幫助很多新移民婦女，前來詢問的幾乎都是問香港的離婚手續如何。所以，大家心裏有數，究竟假結婚的個案是否真的如政府所說那麼少，還是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以單程證移民來港的人真的不能適應香港，想回去內地，我知道是有難度的。我們曾幾何時也討論過讓他們回去大陸，恢復其戶籍。他們一旦離開，內地政府取消其戶籍，我是理解的，但反過來，當他們想返回內地，既然是同胞，血濃於水，有何理由不讓他們恢復其戶籍呢？這方面應該有更貼切的安排。

主席，我就今天的議案提出修正案。我剛才聆聽多位反對派議員對每天150名內地居民持單程證移居香港的政策進行辯論，其間有議員質疑政府有否精準落實《基本法》。

至於移居香港的人，只要他們肯努力，便可以憑他們一雙手實現夢想，扎根香港。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單程證人口的控制。

很簡單，現時超過一半的醫院床位是長者使用。來港的新移民中，長者的比例根本非常低，他們絕大部分是婦孺，又如何導致醫療服務"爆煲"呢？

我曾擔任很多協助移民的工作，因為我成年後到美國升學，在那邊工作，亦成為美國的移民。我的工作本身是幫助新移民。我看到很多從內地、香港、台灣、越南或其他地方前往美國的華裔朋友，到美國後亦備受當地人歧視，或在文化共融方面出現很多問題。

回到香港後，我看到新移民被歧視的情況十分嚴重。大家同是香港人，但從內地來港的人總被視為低人一等，他們到了美國，也很可能會被視為低人一等，所以整件事也頗荒謬。我們究竟如何與新移民相處？香港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面對的不單是經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而是整個中國內地的力量及威權。在這樣的威權籠罩之下，香港人——我自以為是香港人——感到備受壓迫及威脅；本港的文化備受衝擊，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簡單的弱勢新移民，而是整個政權、整個國家的力量。

我居住的地方在香港南區，我們的商場也可能逐漸變成特賣場，我們的住宅區可能會興建酒店，而接着的新發展很多也是為大陸遊客而設；我們的鄰居，也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這些每每形成我們對新移民的反感。不過，我們混淆了，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持單程證來港的人造成的，大家真的要看清楚，這些應該是香港人的家人。老實說，跨境婚姻發生在哪個階層呢？應該是以基層為主，而控制、威脅我們的政治、法制和文化的，並不是這些人，這些人其實都是弱勢人士。

所以，她們面對的困難非常大。但是，另一方面，為何我們會面對這麼多民生上的缺失呢？何俊賢議員說，這是由反對派造成，這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人口急速老化造成醫療"爆煲"，人口急速老化，究竟是否不可遇見、突然發生呢？政府在2002年大幅削減醫療開支，減少800多名護士、百多名衞生職系人員、98名醫生；減少培訓；在2003年至2010年間，由29,539張病床減少至2009年的26,872張病床，直至現在，我們仍然未能恢復當年的醫院床位數目；在2000年至2012年，完全沒有新醫院落成。在2003年之後，政府大幅削減學額，我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所以知道，政府完全規劃失誤......

主席，今天討論"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議案。

近年香港出現各種社會問題，根源在於資源不足和分配不均，但很多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會將問題簡單歸咎於內地新移民來香港搶資源，令後者成為箭靶。這是否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呢？我們聽到很多聲音，要求改變現行單程證制度。在合乎《基本法》框架，以及不違背單程證幫助家庭團聚初衷的原則下，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也可以探討以不同的方式推行措施，研究如何能夠做得更好。但是，我須強調，現時單程證的確被社會，包括會議廳的反對派同事妖魔化。很多人對單程證有兩大謎思。第一個謎思，是反對派議員經常說的，推行單程證措施是因為中央每天要派150人來赤化香港，為香港"換血"。其實，單程證制度源於1980年代港英政府跟內地簽訂的協議，容許每天有一定配額人士申請來港，這些申請人必須是香港人的內地配偶、子女、父母，在極少數情況下也可以是無依靠的老人。

所以，來港的人不是由中央挑選，而是香港市民自行選擇的配偶和他們的子女，這些全部不是由中央揀選的。自回歸後，單程證制度更加透明，變成計分制，現在大約是結婚4年計5分，達到一定分數才能來港，絕對不是部分媒體所說，由中央每天派150人來赤化香港。第二個謎思，是新移民來港只會爭公屋、騙綜援，每年有數萬人來港，便需要數萬個公屋單位。

《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在23,000名新移民貧窮戶之中，大約只有四分之一領取綜援，即使申請綜援資格的定居年限由"7變1"，對實際數字也沒有甚麼影響。當然，我對"7變1"這一點未必認同，但更重要的是，當年是誰支持放寬綜援定居年限由7年變成為1年？其實，神是他們，鬼又是他們。剛才有些同事說，現在新移民人數增加，對醫療和房屋造成壓力。但當年公民黨核心成員處理的吳嘉玲案、莊豐源案，甚至2001年的外傭居港權案件，也有機會為香港帶來龐大的人口壓力。

基本上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全部成員也有聯署。我比較尊重張超雄議員，因為他的發言跟他當天的聯署仍然一致。但我想問對面的議員，有多少人在今天仍然有勇氣堅持他們認同的價值觀，膽敢繼續說出這些觀點呢？我想說的是，希望大家實事求是。

因為他讓我們有機會在立法會會議廳上公開駁斥，反對派及部分人士針對單程證政策及內地新來港人士作出的抹黑、歧視及不盡不實的批評。大家應該記得，立法會原應在今年1月辯論單程證的問題，但由於當時提出該項議案的楊岳橋議員"甩轆"缺席，令我們錯失辯論機會。當時我也有準備發言，尤其是要批評他建議就單程證引入經濟審查制度，變成有錢的人才可以家庭團聚，缺錢的人則不可，做法絕不人道及具歧視性，與反對派一直聲稱的人權、平等及關愛原則背道而馳。今次由范國威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及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同樣要求增設經濟審查制度，所以我一定會反對。對於反對派及部分人士把香港的土地房屋、社會福利、教育等問題全部歸咎於內地新移民，亦與事實不符。根據扶貧委員會的《2016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各類貧窮社群當中，以內地新移民的自力更生能力較強，較少要長期依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社會福利。最近引起社會人士關注的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及公立醫院擠迫的問題，又有人諉過於內地新移民。其實，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主要的壓力來自人口老化，以及相關醫療資源未能適時地增加和跟進。相對來說，單程證人士有較高比例是小童、青年人及壯年人，他們病痛相對較少，而65歲以上長者只佔約5%。因此，削減單程證名額並不能有效解決公立醫院擠迫問題，反而如局長所說，會令香港人口高齡化、生育率偏低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我留意到有人指出，即使單程證人士抵港時很年輕，但他們也會年老和生病，長遠也會增加醫療系統的負擔，多來一個人負擔便會加重。如果有關言論成立，港府便應立即停止所有鼓勵生育的措施，改為推行內地亦已逐漸打算廢除的計劃生育政策，因為由土生土長香港人所生育的本土嬰兒終有一天也會年老和生病。如果大家近年曾前往公立醫院探病或看病便會發現，病人除了有不少是長者外，亦有不少是非華裔人士，我相信當中有很多是外籍家庭傭工。那我們是否又要限制外傭或其他非華裔新移民數目？為何單單要針對內地新移民？不少針對單程證制度的議員也很關注外傭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權益，對俗稱"假難民"的免遣返聲請者更特別關顧，卻偏偏對與自己同樣是黑頭髮與黃皮膚的內地同胞及新移民充滿歧視和仇視。這真的令我大惑不解，他們的愛心往哪裏去了？我相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為了某些政治目的，刻意把民生問題政治化，刻意挑起中港矛盾。主席，反對派不單着重少數族裔的權益，他們對於動物及寵物的權益也很關注，包括要求當局容許受收地計劃影響的市民，帶同他們所飼養的貓狗寵物遷往新居，否則便被批評為折散家庭，令這些貓狗寵物與主人骨肉分離。他們好像認為，飼養寵物的權利比中港家庭團聚的權利更重要，更應優先處理。若非《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我相信早晚有人會提議禁止中港家庭生育，甚至禁止所有中港婚姻，或必須通過經濟審查方能結婚生子，藉此限制人口增長，避免加重房屋及醫療等負擔，讓人越想便越覺得恐怖。主席，希望這一天不會出現。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反對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

我認為不論從經濟、民生或其他方面來看，這一定會對香港帶來衝擊。

不過，究竟目前這種制度能否真正確保香港市民能家庭團聚，這才是問題所在。

當然，事實上也有很多家庭能夠團聚，但審批的安排能否真正達到目的，我們則有所質疑。代理主席，我認為今天討論這項議案的重點之一，便是審批權。事實上，現在由內地主導單程證的審批，我認為漏洞百出，尤其是假文書和貪污的問題確實存在，令制度未能讓真正有資格和有需要的申請人來港。因此，為釋除公眾疑慮，亦為當局能好好掌握人口的狀況，並協助未來社會的規劃，我認為必須加強本港的審批權，例如爭取可以與內地當局一起共同審批，或在現行內地審批的基礎上多加一層審批等。

"因此，從法律上而言，香港特區政府對單程證審批並不是完全沒有權力，並非任由內地當局作主的。此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審批權力完全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手上，可見本地審批權並非不可行。不過，代理主席，還有另一個問題也是今天討論的重點之一，便是在審批過程中會否加入經濟審查。

大家可以討論的是，這100萬人口對於香港的公共資源或公共政策所構成的壓力。不無論是泛民或建制派的議員，他們在這項爭議上，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不足的問題作出辯論。但是，為何我認為這項爭議捉錯用神呢？因為單程證制度的不公平，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在數量上，即輸入了多少人口或有多少人移居香港，而是在制度上，為何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的"一國兩制"原則保障下，單方面被褫奪了主導權及單程證的審批權。這兩天很少議員提出一個最關鍵的觀點，即為何在審批過程中，有不良紀錄或案底的內地人士也能夠申請單程證，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事件在2000年發生，但在2011年，施君龍透過單程證申請得到香港居民身份證，這公道嗎？我不是說單一案例，代理主席，這便是單程證制度最關鍵和最不公道的地方。

沒有人會阻止他人移民到另一個地方，但當一個地方有審批申請的主導權時，除了考量有關申請者的經濟或適應能力問題外，會否最基本考慮他有否不良紀錄或案底呢？

我不討論家庭團聚是否一種基本人權，就這類問題無謂爭辯，但我相信在家庭團聚的基本人權之上，必然有一項考慮，便是社會、地區、國家的安全考量。敢問張超雄議員，你申請到美國讀書前，有否不良紀錄或案底呢？你移民到美國領取綠卡時，美國會否考量這個背景？

我們應從更正面、更人道、更文明的方面考慮，香港政府能否做好政策上的預備，容讓他們移民後適應香港的生活？所以，張超雄議員問得好：我們如何與新移民相處？我認為最佳、最公道、最正義的方法，便是取回單程證審批權。每天的單程證名額多少是可以討論的，例如應是150個、在1997年之前的75個，還是完全取消；但問題是，為何香港政府不能審批這些申請人？為何施君龍這類在香港曾犯重案的人也會成為你的鄰居？

從這個角度看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如果按照這個解釋，我們便不可以在香港設立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因為這些計劃的基本申請過程均是在香港展開，相關申請過程完成後，有關資料便會送交內地公安局，當申請人獲得相應批文後，便可離開內地。

事實上，內地經常有報道指出，內地的單程證審批過程中，存在"有市有價"的現象。這種"有市有價"的現象，令大家很不安心，質疑內地所作的審批，究竟是否能讓真正需要一家團聚的香港人將他們的內地配偶帶來香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更加重要，是關乎新移民來到香港的時候，究竟政府能否掌握這些新朋友的需要和所面對的生活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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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這些統計調查是事後進行的。這種事後才進行調查的情況，正正令我們所有政策的規劃過程出現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引致整體社會在公共政策上，出現資源錯配或者準備不足的問題。這不單對所有居住在香港的市民大眾不公道，更加對將會融入香港社會的新移民非常不公道。畢竟，來到香港後，他們需要逐漸認識及面對香港社會各種事情，而要對此作出配合，便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否則只會引起社會上很大的爭議。我想說的第三點，是對於家庭團聚，為甚麼我們不是用一視同仁的概念呢？

不過，這個一視同仁的處理卻分為內地和不同地區，即是如果大家同樣是以家庭團聚為由提出申請的話，我們會用不同準則處理。

從這個角度來說，家庭團聚作為一個最高指導原則，政府更加應該以一視同仁的態度來處理。所以，在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過程中，我想指出，這3個層次的問題是最重要的考慮，而其中一點，亦是重中之重的一點，就是特區政府為何不願意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爭取共同處理內地移民來香港定居的申請程序，作為整個入境政策的一部分。如果連這一點政府都不願意提出，不去爭取的話，那就更遑論有效處理香港社會就移民問題而出現的矛盾。最後，我很希望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明白，關於單程證的審批，其實大家都很想實事求是地解決有關問題，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大家可以信任的機制——特別是容許單程證的申請過程在香港特區展開——作為重建香港與內地相互信任的基礎，否則，只會令新移民來到香港時......

代理主席，我一直認同香港的移民政策及單程證制度，是可以按照實際的情況作出優化及修改，但有關的優化及修改應該建基於香港的人口政策、經濟發展及社會承受力，並有全面的研究。只要有實質的理據，我們可以與中央商討，爭取中央的支持。不過，如果有人將社會問題完全歸咎於單程證，將新移民妖魔化，實際只是政治炒作，目的是想挑起社會矛盾，從而攻擊政府，根本不想為香港解決問題。同時，我必須一提，社群或種族如果產生矛盾，有可能會產生極嚴重的後果。近年世界各地發生不少血案，我們必須引以為鑒。今天的議題雖然名為"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但主要仍然是針對單程證移民。單程證移民是否真的拖累了香港，還是對香港也有貢獻呢？我覺得社會先要清楚討論這件事，才可下判斷。社會上有不少人說，單程證移民大多數是香港草根市民在內地娶的妻子，她們的學歷不高，來港入住公屋及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過活。事實上，單程證新移民確實是以基層為主，但今時今日，低學歷、靠綜援過日子的人士只是少數。根據政府的調查，2018年來港的成年單程證移民，有90%具中學學歷，有23%具大學學歷，他們的年齡中位數是33歲，當中有大約60%表示預備在香港工作，不打算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家庭照顧者。家庭照顧者對社會的貢獻，大家亦很清楚。另外，有人說新移民都是想來港領取福利，這也不是事實。調查顯示只有5.5%的受訪者接受政府經濟援助。從以上數字可見，新一代的單程證移民大多數都年青力壯，平均學歷亦不斷提升，是香港基層工作的生力軍，對香港的經濟有貢獻，大家有目共睹。過去20年，大約有100萬名單程證移民來香港，但香港整體人口的淨增長只有22萬。如果沒有新移民，估計香港便失去40萬勞動力。大家試想想，我們的零售、飲食及服務行業等各行各業，如果沒有這群勞工，後果實在難以想象。同時，本港人口持續老化，將來亦需要大量基層員工為香港服務。事實上，98%的單程證移民來香港是為了家庭團聚，香港人固然有居港權，港人配偶或父母來港團聚都是基本人權，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過去，每當談到政治問題，反對派便高舉這項國際公約，但現時談到新移民問題，便將《公約》拋諸腦後。談人權也有雙重標準，那怎樣能令人信服他們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輪候時間。正如政府也說過，如果港人與外國人結婚，其外國家屬根本無須輪候，只須符合有供養人等條件，便可以直接申請來港，通常6星期便完成審批。

我相信反對派更不想看到這個情況。至於透過各項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的內地專才，其實他們都是本港經濟的推動者，與外國來港的專才相比，貢獻不遑多讓。

另外，有人說單程證移民搶走社會資源，甚至是醫院迫爆的元兇。這種說法實在令人懷疑。根據傳媒的資料，到急症室求診的人是以老人家為主，主要是因為人口老化所致。近年，單程證移民年齡中位數是33歲，單程證移民雖然也有60多歲的人士，但每年由數百人至2,000多人不等，只佔整體人數數個百分點。雖然中青年人也可能生病，但沒可能說以中青年為主的單程證移民，就是迫爆醫院的元兇。據報，政府正全面作出統計，將來我們可以先看數字，才作出判斷。另外，有人說填海造地計劃，主要是為了建屋給新移民居住，這言論根本是誇張得離譜，新移民初到埗，即使申請公屋，都要排在現時數十萬輪候人士後面，怎可能說填海造地計劃是為了將來讓這群人"上樓"呢？香港人一向精明，政府哪些政策是為香港人好，大家心中有數。數年前，大家不斷說很羨慕新加坡的組屋制度，今天我們的填海計劃，就是學新加坡。

我們與其羨慕新加坡，不如效法新加坡填海造地，將來人人有樓住，人人住好些。

代理主席，就着"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的議案及修正案，大家也會提到公營醫療"爆煲"，我想從這個角度，談談我的看法。香港和其他成熟經濟體面對同樣問題，便是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尤其因為香港的出生率偏低，單靠自然增長，其實不足以補充年青人口。另一方面，香港地方細小，承受力有限，因此，政府必須有前瞻性的政策和規劃，應對人口增長，避免各類公共服務超出負荷。

正正因為政府過去出現規劃問題，將新移民和現時香港本土的情況放在對立面。

我是第一個指出，問題根本是因為病房不夠位擺放病床，以致沒有足夠的病床，所以有多少人手也沒有用，因為實在太辛苦了，根本不可能在一個塞滿病床的病房中工作，而且也不安全。為着這一點，大家忍不住要"爆"，而其他人沒有理會，只是說要增加人手，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病房爆滿的第一個主要原因，其實是病床不足，為何病床不足呢？就是因為當局缺乏前瞻性的規劃。根據香港統計年刊——其實我是第一個翻查30年來香港統計年刊的人，逐年翻查床位的數目——2003年SARS之前，公營醫院的病床數目共有29,539張，當時病房已經爆滿，不足以應付需求。SARS之後5年，共累積減少2,667張床，相信這是為了預防感染，增加病床間距和改建隔離病房；例如在某間醫院，一間本來擺放40張病床的病房，被迫改建，只擺放10張病床。直至2017年，病床數目只是回升至28,335張。

人口增長和老化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政府是有足夠時間部署和規劃的。回看過去20年，對上一次有新醫院投入服務，是1999年的將軍澳醫院。在將軍澳醫院之後，何時有新醫院呢？

北大嶼山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均是中型醫院，只能夠提供三四百張病床，如何填補減少的2,000多張病床呢？事實上，如果不是政府欠缺規劃，應該早已估計到人口會不斷增長。人口增長，便要興建醫院、興建學校和增加病床，這是很簡單的的規則，連小朋友也會明白，但偏偏香港正出現這個問題。現時一間大型醫院平均可提供1,700張至2,000張病床。此刻，最少應該有兩間新的大型醫院額外建成，或有5間類似天水圍醫院的中型醫院投入服務，才能夠僅僅應付需求，補充減少的2,667張病床。這個正正是我指出政府欠缺規劃的問題。

接着落成的醫院是啟德醫院，希望能夠在2025年投入服務，但這間醫院不是額外新建醫院，而是由伊利沙伯醫院搬遷過去的，所以並不是一間額外新建的醫院。政府和醫院管理局沒有因應人口增長作出規劃，這才是問題所在。我曾經尋找其他地方的資料，例如觀塘區。觀塘區過去10年有7個公共屋邨建成，包括安泰邨、安達邨、彩福邨、彩德邨、秀茂坪南邨、彩盈邨和油麗邨。根據政府統計處中期人口統計，在2006年至2016年期間，人口增加了61,118人，當中65歲以上增加的人口是17,000多人，然而聯合醫院不但沒有改變，內科病床數目更減少了，兒科病床數目則保持不變。所以，現在說病房爆滿的問題，是因為香港地方細小，承受力有限，需要一項務實的移民和入境政策，政府亦要有承擔進行規劃，否則便會變成一個對立面。政府有責任關注承受力的問題，跟內地政府商討，看看如何能夠改革單程證制度，幫助政府規劃各種公共服務，令本港的公共資源分配可以優先滿足香港市民的需要。此外，香港的社會福利和資助房屋資源有限，必須有效防止濫用，如果能夠核實申請人境外資產會有很大幫助。總括而言，無論是預先因應人口變化做好服務規劃，還是就單程證的配額和審批跟內地政府溝通，政府也是責無旁貸的。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想先確認一下。我是修正案的動議人，我是否也有10分鐘發言時間？

首先，在我談論這個問題及我的修正案前，我想先引述一篇文章，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最近一篇名為"香港變壓力煲，爆了又爆"的文章，他說："不單港鐵這個公共運輸系統出現了不勝負荷而'爆煲'的徵兆，香港的公共房屋系統、公共醫療系統、公共教育系統、公共護理安老系統，乃至公共殮葬系統，近年都出現了不勝負荷而'爆煲'的跡象。香港整個城市已去到超負荷運行階段，政府如果仍視若無睹，拒絕調節人口流入，盲目配合種種區域發展大計，香港很快就會從壓力煲變成計時炸彈。"關於香港是否"爆煲"及香港各方面的問題，從劉進圖這篇文章已看到，連一群很溫和的公共專業界知識分子也認為這問題必須正視，這亦是這項議案辯論重要的前提和切入點。

我認為問題不是陳沛然醫生所說的規劃失當，而是可能涉及更根深蒂固的邏輯問題。

我們現在說香港未來的變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也就是建制派同事不斷提到的，就是若我們不能在香港發展，也不要緊，可以返回大灣區生活；如果我們這些人不喜歡中國的體制，可以選擇離開香港。

"換血"這個字不單說"人"有所不同，在建制派以至在北京的心目中，香港這地方到了最後，根本要被劃掉，即我們不能再維持我們固有的文化獨特性，也不要以為我們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未來——我們要依靠中國內地所有政策，所以要"打散"我們。

所以，商界、很多有勢力人士都說香港要維持低稅率，不可以增加公共開支，而陳沛然議員提及的問題，就要持續出現。

接着是醫療的問題。

因此，在計算整個50年的周期後，本地人口會自然減少149萬，而淨移入人口是188萬。

我想要反過來要問一個問題，就是政府除了要檢討移民問題外，本港真正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讓香港人對香港這個地方可以感到有信心——無論是教育、房屋、法治——可以在香港選擇生育下一代。這是一種象徵意義，如果政府無意考慮這方面，反而不斷用一種以低成本為目標的方法來減低成本、外判所有責任來管理這個城市，結果就會像剛才很多同事所說，不斷激化香港的內部矛盾。

代理主席，我想，在香港，除了真正的原居民，包括本會的劉業強議員或其他人，其實全部也是移民家庭，分別只在於屬於哪一代的來港移民。香港由一個漁港發展至今天......我以前很喜歡收看一套電視劇，叫"再見艷陽天"，因為我的爺爺和父母從這一齣劇集中找到屬於他們的影子；我的爺爺17歲便移居來港，而我的父母在港出生。今天香港的建設，歸功於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在香港所作出很大的努力。

大家現在常說人口"老人化"，大家應認真面對現實。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有"嬰兒潮"，因此，五六十年後的今天變相有"老人潮"。

香港在1920年代有移民；1949年後有大批移民；1960年代也有一大群移民；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又一批移民。我們為何可以吸納他們，並且善用這些人力、物力和人才，促進香港的發展，包括歷史、城市、地理及土地方面的發展？我在荃灣區長大，正值當年有荃灣新市鎮的規劃；我有很多朋友在沙田長大，因為當年有沙田新市鎮的發展。

"我想問問他們，政治融合有何不妥呢？難道整天對抗爭拗，才算是好嗎？我們上一代的努力，為何可以達致香港今天的成就，正是因為大家比較融合。哪一代新移民來港後沒有產生文化衝突的問題？即使是年齡衝突也有。今天早上，我聽到譚凱邦說話，原來他認為45歲的人是長者，不受歡迎。今天的香港，很多勞動力都是45歲以上的人士，看電視可以見到88歲的老人家還有繼續做清潔工作。我很尊重這些行業，今天清潔工作、建造業工作、很多不受歡迎的粗重工作，其實也是由50歲以上的人很努力地做。例如廚房工作，是誰做這些粗重的工作？

他們願意承受艱辛，因為希望為下一代努力。

我的辦事處亦聘請了幾位60歲以上的員工。不要說45歲的是長者，根本聽不入耳；這不只歧視內地的合法移民，還歧視長者，甚至中年，即剛才有些議員說的中青年。

我相信只要在這方面規劃做好一點，其實香港便不需要成為一個排外的城市，而是可以發揮得更好，不只當"東方之珠"，還要做全球的珍珠。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人口政策是社會的重中之重，畢竟一個社會就是由人組成的。香港的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的2.1，近數年為1.1至1.3，再這樣下去，供養長者的比率很快便會變成2：1，甚至更低。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大家很清楚，他們有大臣專門處理這個問題，但怎樣也解決不來。歐洲央行也大力警告很快會進入死胡同，呼籲各國及早應對。當一個社會進入消耗快、生產慢的階段，任何措施也可能不會有效。根據保安局的數字，香港由回歸至去年已累積超過103萬人透過單程證來港定居，即每7個香港人便有1個是新移民。香港近年的公共房屋系統、公共醫療、教育和安老等出現不勝負荷的情況，社會上有觀感對新移民有意見亦可以理解。政府有責任理順這個問題，否則便會小事變大事，好事變壞事；本來是蛋糕，處理不好便是炸彈。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參考了內地城市的移居政策，亦參考了其他國家的移民政策。我將這個問題簡化為兩點：第一，是審批權誰屬；第二，是通常會考慮甚麼條件。以北京為例，如果一個香港人或廣州人與北京人結婚，想申請入戶北京，流程是申請人必須先經原居地公安機關批出文件，再得到被投靠人戶口所在地批准，即內地城市的移居亦有雙重審批權。第二點，一個普遍條件是基本的經濟能力：入戶北京首先要在北京連續繳納7年社會保險，以保障日後福利；另外，沒有刑事犯罪紀錄。這些基本條件外，還有一個積分落戶的過程，就2018年的計算方法，我列舉數個例子：在北京有物業及住滿1年加1分，本科大學畢業生加15分，連續3年納稅、個人所得納稅額超過10萬元人民幣加6分。去年成功在北京落戶的申請者最低分是90.75分。這個計分方法與香港完全不同，有選擇元素在內。我很明白家庭團聚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香港人要照顧內地的親人，他們想到香港生活，完全無可厚非，但我們也要平衡一下——社會甚麼也講求平衡——不能因為成全某部分人的權利，而無視他人不受影響的權利。我並非要求單程證申請者的學歷要非常高，是創新科研人才，甚至我不要求他們對香港的庫房有貢獻，但是，這個人或照顧他的人是否最少應該有自給自足的合理條件？我無須要求他幫忙提高GDP，也不要求他交稅，但是，是否無須增加香港整體的福利負擔呢？如何處理外來人口是複雜的問題，除經濟因素，當中牽涉到倫理、法律、感情和道德，無論寬鬆或嚴謹也一定會有問題，一定有人反對。近年歐洲選舉，這差不多是最大的共同議題，太嚴謹會被人批評不人道，太寬鬆又會增加公共開支，但是，又不能說有這看法的人錯誤。帶領德國在過去10年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默克爾亦因為這個問題吃盡苦頭，最近宣布不再連任。其實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單程證政策處理得好，可以某程度上紓緩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相反，便會成為社會其中一個不穩定因素。如果有一個國家有無限資源，可以幫助所有有需要的人當然最好，但現實上是不可能。所以，希望外來人口可以透過自己或照顧者做到自給自足，我認為是合理的平衡。最後，我很同意朱凱廸議員剛才提及的一點：我們整個討論的重點其實不應該是移民政策，而是香港要有一套長遠的整體人口政策，包括如何減低本地人在生育方面的障礙，提升本地人口的生育率。這一點，每屆政府也迴避。由回歸至今，甚麼也說過，現在甚至強制性公積金取消對沖也應該解決了，填海也應該解決了，所有以前不可想象的，如"一地兩檢"，也解決了，還有甚麼未解決呢？但是，人口政策搞甚麼呢？

代理主席，今天議案辯論的關鍵詞是："單程證"3個字。我想由"現象看本質"，分析這個問題。香港現時面對很多問題及挑戰：輪候公屋需時五六年；在公營醫療方面，醫院的走廊放滿病床，專科等候時間極長；教育學位不足，城市的公共空間亦非常擠擁。我們要如何解決呢？不少市民有一種直覺，就是覺得太多人爭奪資源，有些市民便認為要削減單程證配額。這種直覺，我可以理解。但是，新移民成為箭靶，成為轉移視線的工具，坊間甚至出現一些很難聽的"溝淡論"、"蝗蟲論"，實在是香港這個開放的城市一種很悲哀的現象。我們在座的議員，應該對公共政策有比較深刻長遠的認識。所以，不論是大幅削減單程證配額或所謂"加入經濟審查"機制，我覺得都不切實際、不可行，甚至解決不到問題。反對派經常說的"源頭減人"，其實都是做不到的，只是"亂開藥方"，是一種身份政治的炒作。利用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這個"萬能Key"，製造歧視，到頭來只會製造更多不公平，更多矛盾，延續更多社會問題。首先，我想回應所謂"經濟審查"的機制。

只要有一份基本工作、"有瓦遮頭"，基本上也獲批准，而且只需經過數個月便獲批准。我很想問，提出這個觀點的同事，會否認為這種方法會令更多新移民更快來到香港呢？我希望他們提出意見時要實際一點。第二，如果我們看數據，便知道新移民就業及領取綜援的比例，與其他香港人差不多。而且，他們大多願意做清潔、餐飲、建造業工作，這些所謂"粗重"或本地人未必願意從事的工作。他們很多都敬業樂業，自力更生，對社會有很大貢獻。而且，經濟審查的建議，其實極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關於港人子女的永久性居民資格及居港權規定。

內地來港團聚人士絕大多數涉及香港與內地婚姻，相信在座不會有人反對婚戀自由。

當然，現時還有少許空間、有"走盞位"，在去年每天便只有116人獲批來港。

我認為大幅度削減單程證是偽命題、假方案，是騙人的虛論。老實說，提出來除了滿足部分民意，撈取政治本錢，轉移社會問題的視線外，其實根本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香港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的發展及制度創新的速度追不上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更需要的是更前瞻的社會規劃。在眾多修正案中，我會支持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強調要嚴格把關，確保申請資料真確，打擊假結婚。在這方面，我覺得香港入境事務處可以告訴香港人它所做的工作，以及採取更積極進取的態度。香港工會聯合會最近便處理了一宗因為參加婚禮師培訓課程而"被假結婚"的個案，有女士被騙。政府須減少公眾的憂慮及對單程證的誤解，並設立"返回機制"，以解決不適應香港生活的個案。這些才是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應有的態度。

香港現已回歸20多年，數字可說明一切。

很多地方，包括大家所知的新疆，漢人人口由1949年原先佔很低的比例增加至現時超過800多萬人。不單如此，內地據報調派了100萬名公職人員到新疆，並鼓勵他們與新疆維吾爾族的女士結婚，試圖將一個民族以數代時間消滅。

香港人自小就學懂自由民主、民權。在內地，凡此種種皆絕對要不得。

在這種情況下，發放單程證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實屬一大政策。

為何回歸前的移民卻不受歧視？

社會問題應該由社會解決。有議員指我們抹黑新移民，其實他在抹黑自己和我，因為即使他自己並非新移民，我相信他的上一輩人或再上一輩人皆是從內地來港的。責怪新移民，或將責任推卸予他們，其實與將責任推卸予一名在香港出生的嬰兒一樣無稽、一樣無聊。我覺得范國威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與特朗普有異曲同工之妙。

主席，我發言反對原議案。

我想大家首先要釐清一個概念，單程證制度的政策目的，是為了家庭團聚，這是基本的人權。我們更不應該因為內地新移民使用香港公共服務及設施，就以負面角度評價他們，忽略他們對社會的貢獻。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早在20世紀初，香港六成人口從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移民而來，為數相當多。經過戰後、建國初期及文革等多次移民潮，自1961年至2016年的50年間，共有超過200萬名內地人移居香港。按照推算，現時香港有接近八成半人口為內地移民或內地移民的後裔。香港的經濟起飛，有賴這些來自內地、以香港為家的移民，他們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資金及技術，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行業發揮不同的作用，為香港的經濟作出貢獻。至於房屋、教育、醫療這些公共服務需求，是城市發展和人口增加必然面對的問題。如果將這些社會問題完全歸咎於持單程證或其他新來港人士，實在不公道。主席，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所以目前審批單程證程序較審批其他國家或地區來港的申請嚴謹。回歸後，內地公安部開始實行每天批出150個配額及"打分制"，有效控制單程證來港人數。隨着內地經濟發展，夫妻團聚類別的申請人，等候年期已由15年逐步降低至現時的4年。

其實，如果每天150個配額已不能用完，當局應考慮與內地公安部研究進一步放寬的可能，以解除家人長時間分開生活之苦。主席，現時香港面臨的挑戰不是人口過多，反而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的世界生育率排名，香港居於倒數第四位，僅高於新加坡、澳門及台灣。如果只靠人口的自然增長，香港人口老化的比例肯定較現在大得多。香港目前能保持一定數量的年輕勞動人口投入生產，特別是從事基層職位，很大程度上是靠持單程證來港人士的補充。根據政府統計，近20年如果沒有96萬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今天的香港人口將會減少74萬，勞動人口將會減少40萬，單靠本地人口自然增長根本不能滿足本地勞動市場，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隨着高等教育逐漸普及，本地青年人普遍學歷較高，很多人都不願投身體力勞動量較大的工種，例如飲食、保安、護老、交通等行業，甚至酒店業也有不少工種浮現招聘困難的問題。而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正好為這些行業提供大量勞動力，避免這些行業因人手不足而萎縮。至於新移民對香港福利的影響，根據政府調查，新移民以工資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百分比，已由2013年的64%上升至2018年的83.3%，而同期獲得政府援助的比例，則由15.2%下降至現時的5.4%，新移民對社會福利的依靠正在不斷減低；在學歷方面，曾接受大專或以上教育的內地新移民的比例亦由17.5%上升至現時的21.3%。由此可見，隨着內地的經濟和教育水平提升，內地新移民的特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亦越來越大。所以，范國威議員提出削減一半單程證的建議完全不切實際。此外，范議員又提出讓特區政府取回單程證政策的主導權。

審批配額的權力一直在於內地的公安機關，特區政府無任何法理依據擁有單程證審批權，這一點十分清晰。所以，范議員的建議並不可行。

主席，今天的討論關乎香港的人口政策。我的先祖父輩是內地來港的移民，我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是移民的後裔。

我不同意把內地來港人士標籤為"蝗蟲"，並掛上純粹搶奪資源等負面標籤。我在上水進行地區工作時遇到很多來港不久的內地新移民，他們都辛勤工作，努力養育下一代。在他們當中，不少人學歷不高——這是事實——只能夠擔當基層職位，但有關工種對香港也有貢獻。無論是酒樓侍應、清潔工、保安員、建築工人等，我們都不應抹煞他們的貢獻。

主席，我發言反對范國威議員的原議案。

難道議員認為要剝奪他們享有香港福利的權利嗎？

我們提倡的政策，是希望便利在內地居住的香港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不應該被抹黑。至於范國威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我想指出當中的文字或內容充滿歧視，亦把"新移民"這3個字污名化。

新移民或新來港人士有兩類，一類是專才，他們有專業技能，來港後為香港作出貢獻。

在數字上，跨境婚姻佔本港註冊婚姻數字的三分之一，比例絕對不小。如果一如范議員所建議收緊家庭團聚的配額，並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

再者，現時每天150個名額是上限，政府也說道不會盡用的。換言之，並非所有申請皆會獲批，內地部門會把關。

局長昨天在質詢環節中指出，如果發現有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涉及假結婚，便會即時取消其永久居民的身份並遣返內地。

還有一種經常被誇大的情況，便是新移民佔用公共資源。我覺得剛才有兩位議員的發言十分中肯，第一位是代表社福界的邵家臻議員，他的觀點是不應該把社會福利的壓力歸咎於某些人。這是事實，而我亦相信在席各位議員皆沒有可能比邵議員更熟悉社福制度，因為他是業界代表。陳沛然議員剛才亦提到，醫療壓力是長久以來的，不單因為新移民而造成。

舉例而言，新來港人士的貧窮住戶在職比例為六成七，高於其他貧窮住戶的類別。

根據2016年的數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有23,000戶，當中領取綜援的比例只有兩成六，遠比本地數字少。主席，我桌上有一張相片，我相信多位議員皆已展示，當中可見泛民主派議員反排斥、反歧視，支持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我無意挖苦泛民議員，我只是希望提醒他們，他們當時曾經提出了很重要的觀點："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以包容、公義的原則對待新來港人士，不應將他們視為掠奪香港資源的負累。"我希望泛民議員能夠與我們一同反對范國威議員的議案，因為上述是他們在2013年提出的建議。請泛民同事勿忘初心。
主席，是項辯論所涉及的原議案和5個修正案，在理念上有不少分別，但亦有一些共通點，所提出的一些具體措施也有可取之處。我想特別就審批權這問題作一討論。范國威議員原議案的第一點，我認為是討論改革單程證制度的一個比較重要觀點，當中建議就單程證設立審批機制，讓特區政府行使入境審批權，為香港人口政策把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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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清楚指出，香港特區的相關部門可以提供意見，可以扮演一個角色，香港特區政府並非甚麼也不可以做。但是，按現時的情況，特區政府也承認是由內地有關機關處理一切發證事宜，申請的受理、審批及證件簽發均屬於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香港的主要角色只在於協助和配合。究竟內地部門在簽發證件的整個過程中，有否認真徵求特區政府的意見呢？我們不得而知，但很明顯可以肯定的是，在現行整個簽發程序中，特區政府是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位置。我們明白單程證制度的實施，是讓內地居民可根據內地相關法律和規定，有秩序地來港與家人團聚，其最終目的地是香港。現時的單程證名額分別是供5類港人的內地親人申請來港，包括與配偶團聚、照顧子女和父母等。如果香港就這些問題沒有審批權，甚至沒有發言權，試問如何能配合香港的政策和未來的人力資源規劃呢？

因此，我認為兩地政府應加強單程證審批工作的透明度，確保所有個案均屬家庭團聚的真正需要。最理想的做法是讓特區政府與內地審批當區擁有對等的權力和地位，透過協商決定單程證的數目和類別，適時根據香港的政策和人力資源規劃調整配額。特區政府有權作最後把關，有最後的入境審批權，這一點相信是在整個過程中的一個較合理安排。另外，原議案提出研究訂立"返回機制"，亦即在一段時間內，讓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可保留他們在國內的戶籍。如他們不能適應香港的生活，又或認為在內地的生活較好，更喜歡在內地生活，便可以返回內地重新落戶居住。否則，他們在沒有回頭路的情況下居於香港，但在港生活卻不如理想，怨氣只會日深，這對他們以至對香港均沒有好處，會造成雙輸局面。

當局必須加強打擊跨境假結婚的行為，以及加強核實申請人提交的證明文件的真偽，防止不法之徒通過虛假婚姻或偽造親屬關係的文書，取得所需文件申請單程證來港。因為透過假結婚和虛假文書造假，背後已蘊含欺詐和貪污等罪行。根據保安局的資料，過去5年共有606人因為假結婚而成功被檢控。不過，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對於這些犯法行為，我們沒有辦法確知真實數字。不過，被成功檢控的人士大都獲得輕判，遠較法例訂明的最高14年監禁期為短。判刑較輕會否助長這些犯罪行為，亦值得當局檢討。

但是，透過假結婚來港的人士既獲得居留權，有些還申請公屋和社會福利，佔用香港的寶貴資源。中介藉着提供虛假資料和文件及串謀欺詐，也令自己得到金錢上的不法利益，這些均是應該嚴厲執法，加強打擊的犯法行為。主席，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必須非常強調的一點，是經過合法途徑來港的居民，我們均應採取一視同仁的做法。我們不同意以歧視方式對待個別市民。

我們應一視同仁對待，這樣才符合人道精神。

梁議員，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部分議員提出議案的主要目的，是因為公共服務和設施的負擔日益增加，但我認為這並非故事的全部，因為香港公營服務不足涉及很多因素，特別是土地規劃不善、公屋建屋進度緩慢、一筆過撥款令社福機構"肥上瘦下"。又例如最近的削減長者綜援措施，儘管財政預算案披露本年度有168億元盈餘，庫房資源很充足，但仍要削減長者福利，這都是政府的施政問題。香港政府並非沒有資源，而是扣起進行很多基建和政治融合工程，至於很多民生訴求，則沒有投放公共資源處理，加上移民和人口因素，導致出現很大的分配問題和矛盾。即使移民和入境人士使用香港的醫療、住屋資源，我不會斷言他們便是元兇，其他人與此無關。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留意人口政策，因為社會現況的確是百上加斤，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同意必須改革香港的移民和入境政策，包括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今次有很多議員就議案提出修正案，我特別留意到朱凱廸議員和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均提及一個比較有趣，但卻較少人提及的觀點，那就是一個地方對移民的依賴應該有多重。按何俊賢議員的看法，移民是重要的人力資源，可推動經濟發展、紓緩人口老化，但朱凱廸議員則認為我們的人口政策過分側重移民，忽略鼓勵本地生育的重要性。我不否定移民和入境人士對香港所作的貢獻，正如很多外傭承擔了本地家庭的護老和託兒需要。所以，當她們在假日乘搭港鐵，在公園和行人天橋聚會時，大多數香港人都非常包容，不會指責她們佔用公共空間。

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可透過外來人口滿足香港的人力需求。政府曾經建議輸入照顧員等外勞以滿足安老服務的需要，但勞工顧問委員會和勞工界均表示反對，認為應該先照顧本地護理員的工作需要，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正在於這種矛盾。國務院頒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及推動大灣區社工資歷互認，也被社福界人士認為是天方夜譚的想法。中港兩地社福制度存在差異，連有關社工價值的定義也因為政治因素而出現爭議。香港社工的工作守則說明要追求社會公義，這是連澳門也沒有的規定。所以，外來人士來港作為勞動人口並非理所當然，一定要視乎兩地在制度上的差異而定。因此，即使何議員說人力資源很重要，也要留意香港和外地在制度、價值、語言上存在的巨大差異。

在全球化的年代，我們亦理解不能強求人口中完全只得香港人，這亦是不現實的做法。

這個黑洞往往正是香港人沒有信心的根源，在這基礎下，亦造成很多文化、語言、生活習慣上的衝突，相當不利社會的凝聚。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增加住屋、醫療和交通的資源，否則只會更加激化矛盾。

如果政府拒絕民主規劃，本地經濟和規劃繼續長期傾向金融、地產、旅遊等行業，並盲目配合中國的發展，只會令中港矛盾更加激烈，甚至形成很多生活和社區上的衝突。正如設立旅遊區會激化中港矛盾，欠缺對單程證的審批權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說到底，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若任由仇恨滋長，最終受害的是整體社會。我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進行民主規劃，積極改善民生，而不是放任族群對立，妄想以此掩飾政府施政上的無能。

今天的議案主題是"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同時有數位同事對原議案動議修正案。對於原議案和部分同事在修正案提出的觀點，我不能表示認同，因我認為整體而言，其效果是會製造標籤效應。

這絕非香港之福，亦製造了矛盾和分化。當中，有議員提出的其中一點令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毛孟靜議員提出要向大陸居民"提供語言及文化支援，包括學習廣東話及正體中文字，以避免因為語言及文化差異而令港人需刻意對他們作出遷就，從而保障香港不受'大陸化'"，我認為這建議帶有很強烈的歧視成分。

他們為少數族裔提供支援時，也會認同應讓他們學好廣東話和正體中文字。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說這樣便可避免他們令香港"外國化"、"國際化"，這實在令人感覺很不舒服，亦帶有歧視成分，是我不能表示認同的一點。主席，我是深水埗區議員，已服務深水埗區10多年，而深水埗區亦被譽為全港最多新來港人士的地區之一，我在過去10多年也曾親身服務很多新來港人士。作為前線工作者，我強烈感受到很多新來港人士皆十分努力，他們熱愛這地方，希望貢獻香港。

我們可以在某餐廳舒舒服服地以較為便宜的價錢享受美味的食物，也可能是因為有很多新移民家庭在背後擔任清潔、洗碗、抹桌子和招呼客人的工作。

所以，說他們會對社會造成一定壓力，我不能表示認同。另一方面，今天也有很多同事提到，除了對社福和教育構成影響外，新移民亦對醫療服務造成很大負擔。從實質數字看來，今天也有很多同事提到，香港的醫療系統失衡是由於醫生不足、床位不足，以及人口老化，而非單單在於新移民問題。從數字上看，現時的新移民家庭的平均年齡只有33歲，試問有誰會在33歲便經常出入公立醫院輪候急症，等候數小時呢？

主席，單程證政策的原意是容許內地人士以家庭團聚的理由來港定居，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基於人道立場作出的安排。

局長，我同意如真的有假結婚、濫用資源的情況，確實需要處理。但是，不能單單因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了，便把所有問題完全推卸到新移民身上。

主席，我想就公民黨郭家麒議員剛才對我的批評和無理指控作回應。事實上，公民黨的新移民或新來港人士政策非常曖昧，好像精神分裂一樣。郭家麒議員一方面說不應該歧視新移民，另一方面卻表示新移民來到香港，便會毀滅香港爭取民主的年輕一代。他是否意指新來港人士不可以爭取民主？

郭議員在一個論壇上，對着新來港人士說不應該就這些福利設置門檻，他們來港後，應該可以立刻申請公屋和福利。

我曾經與他共同出席一個論壇，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到我的Facebook，我稍後便會上載片段給大家看，他對着新來港人士說一番話，但今天卻說另一番話，還要批評其他政黨，我認為這是非常離譜的。事實上，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也可以前來，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發揮他們所長，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造就香港今時今日的輝煌。但是，近年全球反移民的情緒迅速蔓延，這點我們都明白。不過，我也希望大家看清楚，外國跟香港的情況十分不同，人們可能因為其他因素移民外國，但移居香港的新來港人士大多為了家庭團聚，這是基本的人權，他們要等待4年才能夠申請來港。

其實，全球的政客也會過度消費移民問題，甚至利用移民政策來製造社會矛盾、製造族群矛盾，這是非常危險的。新西蘭已經有一個血的教訓和例子，少數人被煽動和慫恿之下走上極端的路，因為他們相信政客說的那一套。所以，政客可以消費移民政策這個議題，但要適可而止，不要令社會走上極端。近年來，很多人喜歡將社會怨氣散布至新移民政策上。事實上，沒有房屋居住，是因為過去的土地規劃失誤，多年來沒有製訂土地儲備，引致今時今日沒有住屋。大家翻查歷史便知道，由於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沒有興建公屋和居屋，沒有預留土地儲備，所以今天我們沒有房屋居住。現在要做的，並不是禁止家庭團聚，也不是要進行鄭泳舜議員說的甚麼文化測試，那些是帶有歧視性的行為。

所以，我希望這些人不要將社會問題直接歸因於移民政策，我相信這麼多年來，香港每天一直有百多人來港，為何以前問題可以解決得到，現在解決不到呢？正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建屋，沒有建立土地儲備，完全對錯焦點，對錯焦點便用錯藥，用錯藥香港當然會生病。所以，我希望今天提出極端建議的議員要三思，也希望香港市民反思這個問題，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由范國威議員提出的"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議案。首先，我們要了解，現行香港的入境政策是否只有一般人經常提到的每天150個單程證配額？

可是，香港是否只批准某些有錢人或擁有高技術人士來港呢？我相信也未必如此，否則，除了剛才提到我們要吸引人才外，香港人如果與其他地方的人結婚，他們的配偶如何來港呢？或與父母團聚的人又如何來港呢？

根據政府提供的最新數字，跨境婚姻佔港人結婚數目約三分之一，即現時香港每年的結婚宗數每3個人便有1個是與國內人結婚，至於數目多少，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今次討論的標題雖然是移民政策，但很多議員剛才也指出，這議案似乎針對及歧視新移民。

某些議員指，他們會對我們的醫療系統、房屋系統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帶來很大影響。在醫療方面，剛才陳沛然醫生甚至張超雄議員已提到，超過65%的醫院床位是供本地長者使用，至於從國內來港的新移民，超過八成是45歲以下人士。

我想問，將心比己，如果從國內前來的新移民是單親媽媽或小朋友，他們真的未能夠出外工作，或家庭環境不太好，我們是否應該提供支援呢？

香港的長期失業率是2.8%，即差不多是全民就業。

有些議員說，20年來有100萬人來港，他們霸佔了香港很多地方。可是，即使來了100萬人，今年香港的勞工市場仍欠約78,000人，如果沒有這100萬人來港，加上香港現時出生率這麼低，而政府又不肯輸入外勞，試問香港如何發展呢？

2013年有22名立法會議員站出來告訴范國威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表明他們二人不代表他們，我希望他們今天仍然堅持這個立場。

主席，范國威議員今天提出議案，是反對派在單程證審批權上製造議題，是完全、徹底的精神及人格分裂。大家都知道人權、平等、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但此議案完全加以踐踏。他們可能經常到美國詆毀香港，受特朗普的影響多了，所以把這些普世價值都拋諸腦後。

"然而，范國威議員今天所提議案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削減單程證配額，即是他牽頭歧視、排斥及分化。現時分隔中港兩地的家庭等候來港的時間已經十分長，最低限度要兩三年才獲審批。一旦削減配額，現時的申請人要輪候雙倍或以上時間才可以來港。這樣不是踐踏家庭團聚的基本權利嗎？反對派一定會辯駁，說不是阻止中港婚姻、不讓他們團聚，只是想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而已。

那麼問題便出現了：如此設有眾多條件限制的話，這樣還是否符合基本的婚姻權利及人權呢？

此外，在原議案的第三部分，反對派要求制訂考慮受養人的入境政策，即是以身處香港的申請人身份申請內地受養人來港時，第一，可以負擔其生活；第二，內地受養人沒有不良紀錄；還要證明他們之間的關係，主要是以上3點。

再延伸下去，如果要申請跨境婚姻便要通過資產審查，否則就不要考慮跨境婚姻了。

事實上，婚姻是最基本的權利。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九條訂明："一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二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反對派今天很明顯與人權唱反調，完全漠視家庭團聚的需要。主席，更悲慘的是，反對派經常打着"中港家庭團聚"的牌子，阻礙特區的施政。例如，中部水域填海明明是為了建立土地儲備，以防日後土地供應斷層，亦為了不讓現時囤地的發展商勒緊香港的頸，所以要造地。

大家必須留意這種情況，不能縱容這些歪理植根於社會。

如果讓取回審批權和進行篩選的思維在社會植根的話，我相信會挑起更多矛盾及分化。此外，主席，我要強調我在20年前也曾處理過一些個案，是香港的申請人在申請期間去世，但有關的審批程序一直進行。

當時要解決很多問題，但我們盡量根據申請人的狀況來解決。然而，回看這4位當年的中小學生，現時已長大成人，對社會有貢獻，我也感到一點安慰。所以，我們關心及希望的是，有關的處理程序符合人情及人權。最後，我在此期望反對派不要再處處留難新來港人士，應該以接納及包容的態度，而不是以抗拒、排斥和抹黑的態度來誹謗，或把責任諉過於人。

主席，范國威議員今天提出"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議案，重心在第一點："就單程證設立雙重審批機制，讓特區政府行使入境審批權，並取回單程證政策主導權，為香港人口政策妥善把關"。我想不通為何有香港人會反對這項大原則，我們現在為香港政府爭取這種權利，可以參與審批單程證，而不是將審批權力給予我們或民主派人士，因為如果香港政府沒有審批單程證權力，便根本無法主導香港的人口政策；不過，可能香港政府從來也沒有真正的人口政策。其實道理非常簡單，我不知道主席有多久沒有"迫巴士"或"迫地鐵"。

我們目前爭取的，是"司機"有權因應巴士的擠迫情況，決定再讓多少人上車，這是一個人數管制的問題。如果有位乘客向司機問道，看看巴士上還有多少空間，再決定是否停站讓人上車，這又是否稱為歧視呢？

矛盾和衝突必然存在，並不需要人挑起，等同巴士內已非常擠迫，但司機又不顧及乘客，反而繼續讓人擠進車廂，這樣新上車的人和原本已在巴士內的人當然會出現矛盾，更大的矛盾是大家發覺繼續擠上車的人原來弄虛作假，憤怒，仇恨和怨恨便由此而生。政府對此實在有責，因為政府放軟手腳、愛理不理、無能為力、愛莫能助，市民的那股怨氣亦會轉移到政府。

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經常說單程證的安排是為了家庭團聚，而家庭團聚是人權。當范國威議員要求政府收回入境審批權時，當局卻問他有否憐憫之心？我聽到這言論，感到非常憤怒，我們的特區政府是否真的重視家庭團聚？

家庭團聚是人權，但我連組織家庭的權利也沒有。我也同意家庭團聚是人權，但現在討論的是在哪裏團聚，以及是否可以有秩序、有節奏一點讓他們團聚而已，甚至是否可以設置更多合理條件以處理這個問題，這真的非常合情合理。即使是新加坡也有本身的移民政策。

由於民調指出新移民的增加是市民五大不滿之一，所以新加坡政府需要收緊人口政策，設有移民的門檻以平衡人口比例。相反，我們今天看到特區政府甚麼也不做。我們提出很多建議，大家可以討論哪些措施比較更容易、更有效做到，或哪些措施未必做得到，但現在只是詢問大陸當局可否一起審批單程證，特區政府卻說未能詢問，也不願意去問，這才令香港人極憤怒、令中港矛盾加劇的最大原因。

就修正案而言，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提到政府應向透過各類人才入境計劃及單程證制度來港而獲得居留權的大陸居民，提供語言及文化支援，這一點我是同意的。因為在過去10多年來，文化和語文差異其實是導致中港摩擦，矛盾加深的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我亦認為政府要為新來港人士教授公民意識，從而減低發生社會衝突的機會，這其實是外國很多經驗告訴我們，應該要設有"熔爐政策"。對於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我亦同意建議政府設立人口政策辦公室，包括研究各項中短期影響人口增長的因素。人口政策修訂要與時俱進，可能需要"兩年一檢"或"一年一檢"，所以當中的決策過程亦需要加入量化分析，以及掌握具體數字。至於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我在第一次發言時已提到，面對人口增長而導致公共資源承載壓力的問題，必須"截龍"、審查、打擊造假，三者缺一不可。他刪減了原議案中設立單程證審批權，以及削減單程證配額的建議。但是，只要參考英國和澳洲這兩個擁有完整審批權的政府的做法，便知道只有擁有審批權，才能做到資料搜查，以偵查和打擊假結婚和入境欺詐等個案。然而，根據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他保留了原議案中加強打擊跨境假結婚及入境欺詐行為的字眼，但單程證制度現時由大陸管理審批權，欺詐個案若在大陸發生也會由大陸政府當局執法，特區政府只能擔當被動的角色。

所以，何議員的修正案是維持現狀，我會表示反對。至於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我想回應的一點是有關香港要仿效先進國家的鼓勵生育政策，減少移入人口的比重，但實際上，鼓勵生育同樣會令香港人口上升，這一點我們也要加以考慮。我要再次說明公共服務的承載力問題，因為香港現時的情況的確是無論醫療、住屋和社福，均已出現超負荷的情況，所以我才會在原議案提出政府要行使入境審批權，取回單程證制度下制訂人口政策的主導權，藉以減慢人口增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便不容易為人口政策把關，從而制訂長遠和整全的人口政策。至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提到政府近10多年來嚴重規劃失誤所導致的情況和問題，這些都是已發生的事實，但造成這些情況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人口持續上升，外來人口增加，導致政府的施政有欠理想，加上當局對制訂整全人口政策愛理不理，令已經做得不理想的資源規劃更難做好。政府經常以勞動人口即將下降而合理化輸入勞工政策，那是估算錯誤，從而影響整體人口規劃，令香港的資源規劃持續失誤。因此，對於張議員的修正案，我仍然認為政府必須取回單程證的主導權，削減單程證配額，及時"截龍"，才能重整香港的人口政策，繼而有成效地規劃醫療、房屋和社福等公共資源。有見及此，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的原議案。

我現在請毛孟靜議員動議修正案。

何俊賢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感謝合共33位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和發言。無論其觀點如何，也豐富了我們對本港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的討論。我始終認為單程證和受養人制度同屬人口政策的一部分，兩者均會令香港整體人口增加。持單程證人士選擇移居香港，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會作出各種經濟決定，例如工作和照顧家人。所以，透過單程證制度來香港定居的人口，跟透過其他入境計劃移居香港的人非常類似，均屬經濟移民。

有議員嘗試引用數據以證明外來人口不會構成負擔，我最後亦想引用數據來做總結。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香港家庭住戶數目增加了149,000戶，升幅為6.2%。同一時間，全港永久性房屋單位數目只增加了5.6%，而醫管局轄下病床數目則只增加了4.3%。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就是服務和設施的增長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長速度，這就是全香港市民正要面對的社會承載力不足的問題。主席，"規劃有涯，而人口增長也無涯"，人太多，船便會沉。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